主席，我差不多每句都針對議題。

局長聲稱日後的註冊計劃費用不會轉嫁到計劃成員身上，只要採納所推出的電子平台，便可有利於開始進行取消強積金對沖安排的程序。

強積金計劃的總資產高達9,690億元，整個業界在去年的收入共有141億元，一再創下新高，相信局長對此也有同感。

知道，主席。

然而，退休生活沒有理由單靠強積金支持，也沒有理由讓"積金易"平台公司設立中央電子平台，便夢想可方便大家掌握自己有多少資產。很可憐的是，市民把所有血汗錢寄託在基金公司身上，但一如很多人曾經指出，強積金計劃看似有很多選擇，但其實存在寡頭壟斷的情況，說不定這個平台也會出現類似情況。

那些是"打工仔"辛勞換取的成果，每一分錢均有血有淚，但在撥入戶口後卻被基金公司蝕去而無須負責。

主席，我支持三讀《條例草案》，但同時極希望局長能繼續跟進市民的要求，不要怠慢。我謹此陳辭。

當時的其中一個理由是，未來如果可以成立今天所說的中央電子平台，便能夠降低所有費用，尤其是減少紙張費用。

這必定對所有強積金戶口持有人有着很大的幫助。主席，我謹此陳辭，支持《條例草案》。

主席，我發言反對《2019年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草案》三讀。我不會用盡15分鐘的發言時間，在以下的時間，我會很簡單地闡述我反對《條例草案》的理由。今次的《條例草案》，說來說去，一句話便能總結，便是設立"積金易"的中央平台。雖然政府表示中央平台是以非牟利的方式營運，而修訂後的法例亦會禁止受託人向註冊計劃的成員收取任何與註冊年費有關的費用，但我深信這次法例的修訂根本不能有效解決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收費高、回報低的"老問題"。此外，一些不懂得投資的市民，特別是基層市民，在《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下更被迫加入這個投資市場，"人人皆股，人人皆炒"，政府要他們面對投資風險，更將他們的血汗金錢交予基金公司，將他們的退休保障與股票市場掛鈎。主席，設立"積金易"平台，有人說這是資訊透明的做法。不過，我身邊有很多知識分子，他們受過高等教育，但也不懂得管理自己的強積金戶口、不懂得投資管理，更遑論是基層的"打工仔"。這些"打工仔"根本沒有時間，亦沒有充足的資訊和知識來作出投資管理，但強積金計劃便是強迫這群人將血汗錢放入這個他們完全不懂得的股票市場裏，並且自行承擔風險，強迫他們投資。建立甚麼"積金易"的平台對他們有何好處？他們可能連一般的瀏覽互聯網也有困難，平時繳交費用也要到郵局和便利店排隊進行。強積金計劃本來便與他們脫節，現在還多開設"積金易"平台，多一個平台，便多一種管理收費，這對於那些不懂得投資的人而言根本沒有任何益處。基層"打工仔"不懂得管理他們的強積金，而對沖機制更進一步削減了他們的退休保障，強積金戶口內的累算權益已所餘無幾，在他們多轉換一兩次工作下，更可能連甚麼也沒有。

但基金公司、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局，以至管理"積金易"這中央平台的非牟利機構管理人卻可以"賺到盤滿缽滿"。強積金計劃推行多年，依靠的是私營機構、市場運作，而政府一直聲稱強積金計劃是退休保障的其中一根支柱，但我不禁要問，其實計劃在保障誰？修訂法例好像是進一步保障基金公司、積金局管理人多於一般市民。退休保障市場化、個人化，現在強積金計劃又多設一個平台，將之變為中央電子平台。所謂的正面結果，其實只是市民可以按個人喜好選擇受託人，市場競爭亦令各個受託人有動機壓縮成本，提升他們的表現，以爭取消費者的供款，這是市場競爭的假設。在這假設下，市民可以受惠，但現實告訴我們，香港的強積金制度根本不是這樣。

修例只會令積金局袋袋平安，繼續扮演自己管理和監管的角色，但對於是否真正能夠降低強積金計劃的行政費，卻沒有任何保證。事實上，很多受託人和強積金管理公司也設有網上平台，方便僱主和僱員管理其強積金，但最後大部分人仍然以紙張交易。政府憑甚麼認為"積金易"平台，可以令僱主和僱員改為使用網上平台呢？如果"積金易"能令僱主轉用網上平台，是否代表要投入更多金錢製造誘因和宣傳推廣，之後便可以繼續合理化強積金計劃管理費高昂的情況呢？推行私營公積金制度的初衷，是要透過私人市場達到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狀況，以滿足不同市民的供款投資，準備未來退休的不同需要。私營公積金制度要求個別服務提供者，就其自身能力自行建立各自的行政平台，市場競爭也可令服務提供者壓縮成本，但現在的情況是怎樣呢？現時香港認可的基金信託機構有14間，核准成分基金有417種，這不是政府當初推行私營公積金制度所希望看到的市場光景嗎？管理費應該會因為市場競爭而減少，但結果卻沒有發生。今次政府還要修訂《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容許積金局多設立一個全資附屬公司來推出中央平台，要市民給予政府多一次機會。政府沒有承擔削減管理費、沒證沒據，尤如一個無底深潭，這是甚麼道理？請問香港政府要再欺騙市民多久呢？其實，政府要我說多少次才會明白，市場絕非萬能，市場不可能解決所有問題，市場不一定是最具效率的。就現在的強制性供款制度，政府有法例要求僱主、僱員供款，這便早早已經脫離市場的原則；而在20年後的今天，政府最終也要介入，仍然要由政府的法定機構執行管理和協調，白白浪費了20年。二十年來，有多少市民在市場中成為受害者，受到封閉的市場剝削，賺取了他們的血汗錢、影響他們的退休保障......

最後，政府最需要做的，不是建立一個電子交易平台，不是要積金局多扮演協調統籌的角色，成立非牟利公司。政府最需要做的，是大刀闊斧回應市民多年來的訴求，為所有市民提供多支柱、全面而足夠的退休保障。政府早該取消強積金計劃，以中央公積金計劃協助分擔市民的投資風險，甚至以全民退休保障計劃代替強積金計劃，令所有市民，包括不懂得投資的"打工仔"、不懂得操作網上交易的僱主，以至沒有受薪工作的照顧者，全部也能夠真正老有所養。局長，我肯定民主派無論誰人進入這個議會，他們都會繼續爭取全民退休保障計劃。

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政府法案。

是否有議員想發言？

主席，當然，涉及專業範疇的發言，公民黨也有議員懂得說。

我相信局長應該鬆了一口氣。說回今次這項《2020年保險業條例草案》，它主要分為兩部分：容許企業在香港成立特殊目的公司，銷售保險相連證券，以及擴闊在香港成立的專屬自保保險公司的可承保的風險範圍。關於這兩部分，無論是局方在事務委員會上的介紹，或是前局長在其網誌上的撰文，均提到今次的修例可以鞏固香港作為國際保險及基金樞紐的地位，亦可以守護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根據我對"國際"這兩字的字面理解，"國際"當然是指無論你來自何處，我們都無任歡迎。

在2019年11月，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領導小組曾舉行一次會議，會後，中央政府公布了一連串的措施，其中一項措施是支持內地保險公司在香港發行巨災債券，而巨災債券是保險公司分散風險的途徑。我們並非要討論巨災債券孰好孰壞，畢竟每種投資產品都有利有弊。我想指出的是，去年11月，中央表示支持內地保險公司在香港發行巨災債券，特區政府在3月已將這項《條例草案》提交立法會，這種速度和效率，在特區政府處理其他事宜時，我們絕對看不到。是否中央支持的方便內地保險公司在香港發債，將風險分散至香港——或香港所接觸到的國際市場——的措施，政府便會這樣迅速處理？第二，主席，是我剛才提到的"國際"。今次修例，明顯是中央政府的決定，然後特區政府便決定修例，對內地保險公司行個方便。我想藉此機會一問，局方預計在修例後會有多少外國的保險公司在香港銷售巨災債券或保險相連證券呢？除了內地那批保險公司，局方有多大信心，在修例後外國的保險公司會被吸引到港進行相關的業務，令香港成為亞洲保險相連證券中心？我相信局方沒有太大的信心。莫說《港區國安法》令國際投資者卻步，單看長江流域今年的巨型水災，以至內地過往的各種天災，我估計在香港發行的內地巨災債券在市場上是否真的會如此具吸引力，這點頗成疑問。主席，修例的另一部分，是擴闊在香港成立的專屬自保保險公司的可承保範圍。何謂"專屬自保保險公司"呢？那是由一間大集團成立，承保該集團內其他公司風險的保險公司。香港目前其實只有4間專屬自保保險公司。局方指業界普遍認為這類公司的可承保範圍太窄，所以，便修例擴闊他們可承保的範圍。主席，坦白說，香港僅有的4間專屬自保保險公司，其實全部都是內地集團自行設立的保險公司。政府所謂的業界意見，是否又是內地企業的聲音呢？我還記得劉前局長在他的網誌中這樣說："隨着內地企業參與'一帶一路'相關大型基建和投資項目，不少企業會考慮在境外設立自保公司，集中處理集團的海外風險，提升風險管理能力。即政府在處理這項《條例草案》時，心繫"一帶一路"，不過，它並不是想幫香港公司打入"一帶一路"的市場，它想幫忙和方便的，很明顯是內地企業。所以，我希望政府——特別是局長——千萬不要再跟香港人說，修例可以幫助香港把握大灣區"一帶一路"的機遇。首先，香港人真的並不十分稀罕；第二，明眼人都看得到，這項《條例草案》從頭到尾都是為內地保險業度身訂造。

有人可能會問，這有甚麼問題呢？香港一向是內地面向世界的窗口。對，毛主席也看出香港獨特的地位，當年懂得用8個字正式概括香港的價值："長期利用，充分打算"。但是，到了2020年的今天，踏着香港人的頭、剝奪我們的自由，同時又想借香港賺錢，這件事又能否做到呢？香港所以能夠被內地企業當跳板，跟國際做生意，本來就是因為有"一國兩制"，國際認同香港並非一個普通的內地城市，但現在——我相信無須我多說——明眼人已看得到國際如何看待香港。即使今天通過《條例草案》，幫所有內地企業打開方便之門，他們亦未必真的一如政府所願，能夠跳出世界，因為現在全世界對於內地甚至香港，都抱着非常大的懷疑。主席，到了這一刻，可能是我在本屆立法會的最後一次發言。

過去4年，絕對是立法會史上最不容易的日子，我非常多謝民主派的同事沒有放棄，也多謝一直以來支持民主派的眾多香港市民。我亦想特別藉此機會向立法會秘書處內，部分仍然秉持中立態度協助議員工作的每一位秘書處職員，送上謝意，我希望他們每一位都能夠繼續保持中立，堅持下去。無論9月之後的下一屆立法會將會由哪個派別成為主流，我相信大部分香港人希望看到的，是保皇黨成為少數派，讓這個立法會能夠作真正監察政府的地方，而不是處處幫政府說話的橡皮圖章。我謹此陳辭，代表公民黨反對二讀。

香港政府銳意加強香港作為國際金融樞紐的地位，並將採取多項措施。

首先，我要代表保險界歡迎政府今次的立法工作。保險相連證券可以提升保險業的承保能力，令保險保障更容易負擔，從而令保險業有能力做更大的業務。目前，國際的保險樞紐大多數有營運保險相連證券業務，香港的競爭對手新加坡，其營運已相當成熟，而且發行額亦不斷增加。去年，保險相連證券的全球發行額高達110億美元，當中巨災債券是常見的保險相連證券。目前，亞洲市場仍然有很大的發展空間，但香港在這方面比較落後，需要急起直追。現在，香港要推動國際及大灣區的保險業務，同時，中央早前亦宣布支持內地保險公司到香港發行巨災債券，所以，今次立法工作正合時宜。保險相連證券將保險公司承保的保險風險透過證券化集資而轉嫁至資本市場。傳統上，保險公司會將部分風險通過再保險轉移到另一再保險公司，從而分散或轉移保險風險。

雖然保險相連證券將保險風險轉移至資本市場，但政府提出的規管非常嚴格。

事實上，保險相連證券業務在香港起步初期，政府提出嚴格的規管當然是無可厚非，但當有關業務營運了一段時間後，政府便應參考國際經驗及我們的實際發展作出全面檢討，研究是否可以適當放寬有關規管。

有關建議可以為香港帶來更多專屬自保保險業務，保險界對此深表歡迎。

這是《保險業條例》下的新保險業務類別，容許保險公司發行保險相連證券，特別是巨災債券。也許很多人並不明白甚麼是巨災債券，政府提交的文件已說明，其實巨災債券即是較高風險的投資工具，在發生預定觸發事件時可能導致的投資損失。

其實不同的巨災債券也有不同的合約安排，以及令投資者有所損失的觸發事件，但很可惜我們沒有機會在法案委員會上作進一步詳細查詢。不過，我們找到一些例子，例如日本有公司在1997年發行巨災債券以分散地震帶來的巨災風險，而該份合約訂明，如果東京核心區在合約期內發生7.1級地震，投資者便會損失七成本金。如果在郊區發生7.1級地震，投資者便會損失四成半本金。我回看過往的例子，有部分巨災債券的合約訂明了觸發事件可能只會影響利息收入，而不影響本金償還。然而，另一些合約可能訂明了觸發事件會影響本金和利息。由此可見，其實巨災債券的風險極大程度上是取決於合約的選擇。政府十分明白巨災債券的複雜問題，可能大家聆聽了這麼久也不明白我在說甚麼，但明顯地，合約條款與風險確實是直接掛上了關係，而合約條款衍生的風險系數亦會衍生相應的所謂投資回報程度，即回報越高，風險越大，而一切皆由合約條款決定。

故此，政府似乎希望利用條文本質保障散戶權益，但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中出現了一些不同的說法。究竟概念上何謂合資格投資者？在該份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中，政府的說法是，政府政策的意向是限制保險相連證券的銷售對象，特別指向只能向專門投資保險相連證券的基金及對沖基金。然而，對於散戶更有保障的說明或說法，卻並沒有在對應的第129A條中清楚說明。倒過來看，政府只利用了"合資格投資者"的概念，而這概念在香港現行的監管架構中訂明了個人資產值達到800萬以上的投資者，均可被界定成合資格投資者。

因此，我希望局長稍後回應時......

《條例草案》另一個更根本的問題是，政府訂立此項法例的效用究竟是甚麼？是否代表很多機構、投資者會在香港發行巨災債券？很多資料顯示，巨災債券的發行費用主要包括違約風險保證金、成立特別目的公司、發行巨災債券的成本，以及投資銀行發行時產生的成本，例如廣告費、律師費等。

局長閣下經常信誓旦旦的說香港沒有變，是值得信任的，因為本港有很深厚的法律制度，普通法的商業運作仍然存在。不過，真的沒法子，面對的國際制裁、《港區國安法》對於香港司法制度的侵害、不同公司有甚麼看法，就決定了訂立法例後能否仍然吸引投資者在香港進行集資、發行債券，還是即使訂立了法例，投資者會因為信心的問題而選擇在其他地方處理有關集資的安排。就像巨災債券，當有任何能觸發合約條文啟動的事件，投資者將會蒙受損失，但如果事件涉及內地的話，投資者有否信心在香港所進行的仲裁或法院的裁決，第一，能達成裁決？

所以，說到底，在林鄭月娥與中央引入了《港區國安法》之後，究竟香港還是否一個理想的投資地方，令到局長如此辛苦訂立的一項法案仍然有效這方面起了一個很大的疑問。雖然訂立了相關法例，但同時間又引入了《港區國安法》，再加上一個不能夠令人信任的特區政府，投資者很自然地會在風險胃納方面起了根本的變化，究竟還會否選擇香港作為集團中心？我不知道有甚麼好的方法，說不定局長可能也未想到有甚麼好的點子可以迎難而上，但從一般商業行為來評估，我認為當一個城市的風險增加了、客觀的環境改變了的時候，自然會影響到投資者的風險胃納。

"所以，香港要自己救，"林鄭"與中央政府引入了《港區國安法》是宣布了"一國兩制"死亡。雖然"林鄭"政府與一眾港共及中央政府打壓港人，但我們相信追求普世價值、一個自由的空間、一個在法律制度上受到保障的社會是香港人的信念，而信念是刀槍不入的。真正的香港人是"硬骨頭"，越被打壓就越不屈服......

我想說的是，無論哪位在9月當選也好，站在人民一方的議員也會運用《基本法》賦予的權力，透過否決財政預算案，迫使政府必須回應"五大訴求"......

根據立法會文件提供的資料，巨災債券在全球發行額高達110億美元。可想而知，如果可以在香港進一步發行，當然會為保險業帶來生意。但是，我們需要指出重點讓市民知道，巨災債券的風險非常高，絕對不能銷售給一般投資者和小市民。代理主席，由於過去內務委員會被"攬炒派"癱瘓，除了令這法案遲交上來外，亦未能成立法案委員會來審議。

我想在這裏指出一個問題，希望局方特別注意。在有關這條例草案，議員要求局方要明確告訴我們，不能夠——絕對不能夠——將巨災債券的產品售予小投資者，因為風險太高。條例草案第129A條說明，保險業監管局會訂立規則，確保不同類形的保險相連產品不會售予一些不屬訂明範圍的投資者。

此外，我還想在這裏提出一點，希望局方特別注意，訂立規則時，除了訂明這產品不可以銷售給甚麼人士外，亦必須訂明不可以將這產品改頭換面，滲入其他基金產品售予一般投資者，這是我們明確提出的要求。

因此，我想立此存照說清楚這個情況。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
如果沒有其他議員想發言，我現在請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答辯。

就此，我們其實還有很多工夫要做，包括制定附屬法例——我們希望最遲在明年年初能夠完成——以及具體而言，我們會繼續推廣市場的engagement。香港這個國際金融市場的特質是海納百川，細大不捐，所以，我們往後不只會着眼內地市場，全世界的市場我們都有興趣。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2020年保險業條例草案》，予以二讀。

反對的請舉手。

本會現在成為全體委員會，審議《2020年保險業條例草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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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至32條。
是否有委員想發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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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對的請舉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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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動議"本會採納此報告"的議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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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對的請舉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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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2020年保險業條例草案》予以三讀並通過。

由於此做法不理想，而按照國際貨幣基金會組織的建議，我們應要制訂全面的保險集團監管制度，故政府決定提出今次的改革，把指定保險控權公司納入保監局的監管範圍。保險業界支持政府的建議，目前由保監局擔任集團監管者的3個國際保險集團亦分別發表聲明，表示歡迎政府的建議，認為此舉有利於香港保險業的持續發展。

現時，英國、澳洲、百慕達及新加坡等國際保險業樞紐均已訂立相關的監管制度，香港今天才起步，已算是較遲了。可是，我相信這次修例，將有助提升香港在環球保險市場的競爭力，令香港具備條件成為跨國保險集團在亞太區的理想基地。

大家也知道，保險業涉及多重運作，投保人須經過繁複的程序，最終才得享應有的權利和保障。

假設某個保險集團作出不合理行為，即如我剛提及有關新冠肺炎的15宗投訴或一些購買醫療保險後不獲賠償的投訴個案，當中的投保人往往也是投訴無門的。

須知道，現時這些在香港營運的保險集團，背後也有一些強大後盾。

在名義上，保險公司和保險從業員須根據《保險業條例》行事，但實際上，許多投訴個案，最後也是不了了之的。這些中介人可能只是一些大型保險公司差派出來接受責備的前線工作人員——因為許多時候，我們也看到一些大公司訓練他們的中介人說一套、做一套的。

因此，如果我們想改變現實，便必須先改革政制，令這些"0票"議員或代表保險業界的議員，真正為受到保險公司高層壓迫的保險中介人及保險從業員發聲，為他們爭取申訴的機會。基於上述種種原因，我們不同意《條例草案》將有助保護投保人、基層市民，甚至是作為僱員的保險中介人。

代理主席，首先多謝各位議員寶貴的發言，亦多謝大家對這個議題的支持。這項議案主要是加強規範我們目前規管保險集團的方式，即不單管其"兒子"，還管其"母親"。

我相信下一步，透過我們和市場人士進一步努力，將有更多保險公司在香港落戶。

就《條例草案》的辯論及表決安排，委員可參閱講稿附錄。委員已獲通知，全體委員會會合併辯論各項條文及修正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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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至22條。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會動議修正案，旨在修正第3、8及12條。就修正案詳情，委員可參閱講稿附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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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我會請委員發言。合併辯論結束後，全體委員會會先表決沒有修正案的條文納入《條例草案》，然後表決局長的修正案。

是否有委員想發言？如果沒有委員想發言，現在先表決沒有修正案的條文納入《條例草案》。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第1、2、4至7、9至11及13至22條納入本條例草案。贊成的請舉手。

由於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她於是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全體委員會已完成審議《2020年保險業條例草案》的所有程序。現在回復為立法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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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贊成的請舉手。陳志全議員要求點名表決。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2020年保險業條例草案》予以三讀並通過。是否有議員想發言？

政府法案。本會恢復《2019年藥劑業及毒藥條例草案》的二讀辯論。法案委員會主席麥美娟議員先就委員會報告，向本會發言。
主席，我謹以《2019年藥劑業及毒藥條例草案》委員會主席的身份，向立法會提交報告，並簡述法案委員會商議的主要事項。

法案委員會察悉，政府當局在《條例》加入的先進療法製品的擬議新定義，參考了歐盟所採用的定義而訂定。根據《條例》下有關的擬議新定義，先進療法製品涵蓋任何供人類使用的"基因療法製品"、高風險的"體細胞療法製品"，以及高風險的"組織工程製品"。委員察悉，《條例草案》下"體細胞療法製品"和"組織工程製品"的擬議新定義，與歐盟相關法例所使用的定義有若干不同之處。政府當局考慮了本地的情況、監管的需要，以及《條例》下整個規管架構的一致性等因素，將歐盟的定義作適應化修訂。當局確認，雖然《條例草案》下的"體細胞療法製品"和"組織工程製品"的擬議新定義，與歐盟相關法例使用的定義有所不同，但從規管角度而言，該等不同之處並不會造成重大差異。就先進療法製品備存紀錄方面，委員要求當局闡述有關的擬議安排及理據。當局表示，《條例草案》建議，供應先進療法製品的持牌批發商或製造商，須備存負責使用該製品的醫生或牙醫的資料，以及貯存和運輸等方面的資料。《條例草案》並且建議，有關先進療法製品紀錄的保存期，須為該製品的使用期限後的30年。若相關持牌批發商或製造商停止營運，有關紀錄必須移交藥劑業及毒藥管理局。政府表示，當局認為有需要就先進療法製品訂定較長的紀錄保存期規定，以確保當局能夠充分監察和追查這些製品。此外，擬議的紀錄保存期規定，亦參考了國際做法而訂定。有委員指出，現時醫學美容服務甚為普遍，他們建議政府應加強規管，涉及使用先進療法製品的療程廣告，並且應加強公眾教育和宣傳，教導市民如何分辨涉及使用先進療法製品的高風險療程，並且教導市民必須在合資格醫療專業人員的指示下，方可使用先進療法製品及接受相關的療程，從而為消費者提供更周全的保障。委員亦關注到，《條例草案》獲通過後，衞生署會否加派人手，進行相關的執法及公眾教育工作。政府當局表示，聲稱具有治療疾病特性的先進療法製品廣告，以及涉及使用這類先進療法製品的療程廣告，目前已受《不良廣告條例》規管。政府當局表示，已增撥資源給衞生署，為是次修例進行相關的籌備工作。《條例草案》獲通過後，衞生署會加強篩查先進療法製品廣告，亦會對懷疑提供先進療法製品或相關療程的處所，進行突擊巡查，並在有需要時與警方採取聯合行動。衞生署亦會推出一系列公眾教育措施，以加強市民對先進療法製品的認識，了解使用這些製品所涉及的風險。此外，政府當局因應法案委員會法律顧問的意見，就《條例草案》提出了一項技術性修訂，委員對這項技術性修訂並無異議。主席，以上是我就法案委員會工作的報告。我現在表達個人對《條例草案》的意見。

今天所說的法例修訂源於8年前本港發生的一宗駭人醫療事故，即DR醫學美容集團毒血針事件，相信大家對此事仍歷歷在目，因為那次事故有4名受害人，其中3人更因注射了毒針，這種入侵性的醫學療程後出現嚴重的副作用，其中一名受害人更迅速出現敗血症休克，身體多處發炎及器官衰竭而死亡，有兩名受害人需要截肢，造成永久傷殘。這宗醫療事故在2012年10月發生，是我加入立法會後處理的首宗醫療事故個案。當我們知道這名死者是我們工會會員的家人後，我們進一步了解這宗個案。據我們所知，那些自恃有醫學專業知識、同時又不負責任、唯利是圖、罔顧他人生命的不法奸商的惡行，是將用於治療癌症、仍然在臨床實驗階段、根本不適合在人體使用的所謂療程，包裝成為保健產品在市面大肆推廣。該公司在進行療程的過程中抽取顧客的血液，透過分離步驟製造免疫細胞後，再注射至顧客的體內。但是，在配製血液產品的過程中，他們沒有遵照標準作業的程序、保存紀錄或驗菌測試，令血液製品受到細菌感染，故一旦注射至顧客的體內，或會導致死亡或殘障。雖然這宗案件的3名被告均被控誤殺罪，分別被判囚12年和10年，而第三被告更因當時的陪審團未能就控罪達成有效的裁決，以致這宗案件至今仍未完結，甚至有報道形容這宗案件雖然進入司法程序，但涉事人仍然逍遙快活，這是非常諷刺的。這宗毒針悲劇令人開始意識到，政府對人體基因細胞實驗室的先進療法完全沒有規管，任由這些人以各種專業及騙人的形象作包裝，吸引消費者光顧他們毫無保障的醫療套餐，但其實這些服務是非常高風險的，隨時會令人死亡。經歷那次慘劇後，政府成立檢討醫學美容問題的委員會，其間亦區分了醫學治療和美容服務，並在2018-2019年度向公眾和立法會衞生事務委員會進行諮詢，直至2019年10月，政府才將《條例草案》刊憲及提交立法會進行首讀，希望立法規管先進療法，保障市民健康和生命安全，包括需要領取牌照等。

在8年後的今天，終於有一項比較像樣的條例規管成行成市、五花八門的美容產品或套餐，但經歷一輪政治紛爭之後，我們才到了今天這個程序，可說是踏破鐵鞋無覓處，我們終於等到這一天來臨。無可否認，《條例草案》對先進療法製品建立了新的規管制度，同時亦填補了先前對醫學美容產品放任不管的漏洞，而且將先進療法製品定為《條例》下藥劑製品的一個特定分類，並要求製品在推出市場前必須註冊，進行臨床試驗前須事先獲得批准，製造商和分銷商必須領有牌照和製品須受進出口管制等。再者，《條例草案》獲通過後，所有涉及抽血的療程、產品均要取得牌照，亦規管生產過程的質量、控制細菌感染的處理，並確保整個製造過程是安全的。更重要的是，無牌進行相關行為屬刑事罪行。主席，我支持政府推行相關法例修訂，正如我剛才所說，在2012年，我開始接手處理DR醫學美容集團毒血針事件，協助死者和死者家屬討回公道。在DR事件發生後大約1年半，社會沉寂了一陣子，沒有再出現這些五花八門的產品，但接着很快又復蘇起來，而且現在很多產品繼續在市面賣廣告、叫人購買套餐。這些廣告同樣引起我們關注，尤其是有關的資訊內容誤導、跟事實不符，我們擔心消費者會否誤信廣告而受到矇騙，小則貨不對辦，大則影響身體，危及生命。所以，我希望當局除了規管先進療法製品的規格外，亦要嚴格管理有關廣告的資訊內容。

《條例草案》其實由2012年的DR事件開始，政府着意立例規管有關方面的行為，因而對醫療處所作出規管，就着事件進行不同程序或層次的規管或立法。有關醫療處所的規例，之前已經處理。

第一，香港是一個如此有效率的國際大都會，為何我們作出規管和立例，卻要用上8年時間，還要差點做不成？當然，立法會的亂象是有原因的，這個也是整個政府或整個架構的問題。

在如此重要的民生問題上，政府有責任重視和加快處理，那些條條框框、嚇人的規矩，可以鬆綁的便應該鬆綁，否則，只是一項源於當年一條人命的法例，雖然政府立心要處理和規管，但結果也拖到現在，差點處理不了，還好今天有機會在最後這個會議上通過。我擔心的是，這樣一項法例也要處理8年，大家看到過去一年，香港已經損毀到這種程度。

不過，《條例草案》很清晰的指出，是關於基因療法製品、高風險的體細胞療法製品，還有高風險的組織工程製品。

市場上相關類別的產品必須註冊，進行臨床實驗亦必須事先獲得批准。

所以，《條例草案》的出現正好保障市民大眾，令大家不會誤信不知所云的推廣和廣告，以為注入那些由自身細胞培養的製品就會長生不老、青春常駐，而其實此舉是有風險的。

《條例草案》修訂及生效之後帶來的好處，是令大家受到保障，這是很重要的一點。

無論如何，《條例草案》清楚地確保可以追查紀錄，令到使用的人非常清楚知道製品是安全的。

同時，生產商也要符合道德，不要過於吹捧產品，令情況失控。

第二，審批財政預算案。我被人指責為"贊成議員"，"贊成議員"就是處事不當。

不過，問題是現屆政府真的不知所謂，令立法會除失衡外，亦無法對政府限權和制衡。

主席，所以，話說回來，我所做的立法工作、審批公共財政工作，以及監察政府政策工作，均是以環繞衞生服務界的利益來進行，都是為了香港市民。所以，在16年後......我今天只多說數十秒便完結，然後我便可以"收工"。

第二，很可惜，《條例草案》未能應對香港美容業自2012年至今事件頻生的情況。立法局討論規管美容業，已是1980年代的事，距今差不多40年。

政府現在最新提出的《條例草案》涵蓋先進療法，包括最新的基因療法、幹細胞療法或移植組織工程的製品等，其實沒有人提出異議。事實上，這些根據歐洲聯盟定義的先進療法，在醫療儀器或醫療治療方面只佔極小百分比，沒有人對此舉有任何質疑。我懷疑的是，政府是否有決心保障消費者？

現代醫學一日千里，我希望《條例草案》獲通過後，這些先進療法製品的科研發展和應用都得到規範。我希望大家留意，雖然這些新產品和治療方法是未來的新趨勢，但它們涉及抽取人體本身的組織，然後再以注射方式注入身體。一個現在開始較多人推廣的療法是CAR-T療法，用於治療淋巴癌。它的原理是，從病人身上抽取無法辨認癌細胞的T細胞，植入一些特別基因，再將這些經改造的T細胞注射入病人身體，作為一個消滅癌細胞的方法。當然，現在已經有這個技術，但費用非常昂貴。我希望政府注意的是，當我們支持一些先進療法，並加以規管後，我們需要處理一個問題，就是將來甚麼人能夠享用這些先進療法呢？

所以，我希望政府日後研究如何將這些技術普及，令不同階層的人都有機會接受這些治療，我覺得這是非常重要的。

甚麼人能夠獲授權發牌和監管這些製品呢？我希望《條例草案》獲通過後，政府日後在培訓有關人員方面多加努力。主席，我發言支持《條例草案》。

美容業就像政府的孤兒，長期沒有得到政府制訂一個妥善的職業架構。我們在立法過程中當然需要保障消費者，但同時亦要肯定美容業對香港的貢獻。我過去亦曾多次與局長討論這方面的問題，我不重提了，希望局長稍後會就這方面繼續與業界溝通，向社會作出講解。總的來說，其實這亦反映我們傾向支持政府的陣營的難處。我們希望能夠通過更多法案，唯有減少發言，但這並不等於我們在立法過程中沒有感受或沒有論點想表達。

我相信每位議員也希望看到香港進步，但在過去一年，香港確實經歷前所未有的挑戰，我們看到社會撕裂對立，《逃犯條例》固然是今次社會事件的一個觸發點，但關鍵在於政府要解決深層次矛盾，要善用議會時間，要多些做好政策，處理各樣社會問題。我希望政府會多些與不同黨派的議員溝通，不要自以為是，不要以為自己經驗豐富，便不聆聽別人的意見。我希望香港明天會更好，亦相信局長會繼續與大家保持溝通。

主席，《2019年藥劑業及毒藥條例草案》加強規管供人類應用的先進療法製品，有助本地科研發展及讓病人更快、更安全、更便宜地獲得新治療。《條例草案》經廣泛的公眾諮詢，並經過立法會衞生事務委員會及法案委員會討論。《條例草案》得到公眾、業界和議員的普遍支持。我懇請議員通過《條例草案》。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2019年藥劑業及毒藥條例草案》，予以二讀。

本會現在成為全體委員會，審議《2019年藥劑業及毒藥條例草案》。就《條例草案》的辯論及表決安排，委員可參閱講稿附錄。委員已獲通知，全體委員會會合併辯論各項條文及修正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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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至14條。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會動議修正案，旨在修正第13條。就修正案詳情，委員可參閱講稿附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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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體委員會已完成審議《2019年藥劑業及毒藥條例草案》的所有程序。現在回復為立法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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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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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2019年藥劑業及毒藥條例草案》。

反對的請舉手。

《法院程序條例草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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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至35條。
是否有委員想發言？